同時，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成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負責就司法人員的任命向行政長官作出建議。按照推薦委員會的政策，司法職位的任期不應自動延續至超逾有關人員的法定正常退休年齡。任期獲延續應視為特殊情況。

政府當局認為，這些建議有助司法機構維持不同級別法院的人手，對於司法機構保持運作效率及成效具有重要的作用。在2018年7月18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政府當局就司法機構的建議諮詢委員。委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

儘管我沒有參與法案委員會，但留意到法案委員會在6月14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表示，支持在立法會大會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而法案委員會和政府當局均不會提出任何修正案。由此可見，社會各界對《條例草案》沒有甚麼顯著的爭議。主席，我們也許應追問，《條例草案》是否基於某些實際需要而提出？根據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發表的《二零一八年司法人員薪酬檢討報告》，退休是法官及司法人員流失的主要原因，而退休的情況亦可能對司法人員的人手構成挑戰，例如法官及司法人員退休人數預計在2019-2020年度會增至14人，佔目前在職人數的8.5%。此外，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曾經提供兩項資料。截至今年3月31日，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的編制及實際人數的資料顯示，在合共218個職位中，有62個空缺，同時有32名法官及司法人員將於2019年至2022年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因此，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普遍認同，延展法定退休年齡將有助紓緩司法人手短缺的情況。主席，接着我們應該扼要審視《條例草案》的一些主要建議是否合理。我們察悉，在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方面，《條例草案》將保留退休年齡兩級制。據當局解釋，鑒於可獲委任為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合適人選為數不多，以及招聘原訟法庭法官方面亦持續出現困難，因此相關的法定退休年齡亦較高，將會由65歲延展至70歲，可望有助挽留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並且吸引具經驗及優秀的私人法律執業者加入司法機構。同時，就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而言，並沒有出現持續的招聘困難，因此其法定退休年齡會設定為較低的65歲。這樣既可避免妨礙較低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獲得晉升，亦有助新血注入司法行列。我認為，針對不同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聘用情況作出區別對待，避免"一刀切"處理，是務實之舉。

《條例草案》亦賦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酌情權，批准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的法官可以基於健康或家庭等特殊理由，在60至65歲期間提早退休。我認同為了顧及司法機構的人手規劃，以及個別法官的實際需要，引入酌情安排是可以接受的。至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提早退休年齡與法定退休年齡之間須相隔5年的安排亦適用於他們。《條例草案》將相應引入新設的60歲法定提早退休年齡。至於酌情延長任期安排，政府當局同意司法機構的建議，即維持現有酌情延長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任期超越法定退休年齡的安排。具體而言，終審法院法官的任期可延長兩次，每次3年；其他法官及司法人員的任期則可延長一段或多段指明的時間，總計不得超過5年。同時，為了公平起見，總計可酌情延長任期5年的安排將適用於所有區域法院的法官。主席，為了順利實施司法機構的建議，《條例草案》也提供過渡安排，讓現任法官及司法人員選擇轉至新的退休年齡或沿用現行退休年齡。

此外，《條例草案》亦訂明法官及司法人員在酌情提早退休時有關退休金的支付事宜。由此可見，《條例草案》所反映的法例修訂建議相當務實，一方面有助挽留經驗豐富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另一方面也會吸引人才加入司法工作行列，因而司法機構的人手規劃及調配亦可望改善。事實上，司法機構曾就相關建議諮詢多個持份者，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並獲支持。儘管如此，關於這個課題，是否還有甚麼問題值得關注？在2018年7月18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以及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本會的議員同事也提出不少意見和建議。首先，即使落實酌情延展退休年齡安排，亦只能夠解決部分司法人手短缺的情況，因此當局應該全面檢討，並且改善司法人員的薪酬及服務條件，包括設法減輕法官的工作量，例如增聘行政輔助人員協助法官處理法庭內的行政工作等；同時亦應該加大力度，吸引更多法律界人士投身司法工作行列，優化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培訓，並且完善現有的升遷階梯。此外，當局亦應檢討司法人員的招聘程序和門檻，看看是否有需要作出與時俱進的改善，以免窒礙合適的人才投身司法機構。事實上，有法律界人士曾經指出，現時招聘法官的方式主要以資深大律師為對象，並只限在大律師行業中尋找人才，在事務律師行業中獲司法委任的律師卻寥寥可數；然而，資深律師亦應獲視為出任法官的合適人選。我認為，本會議員同事及業界人士所表達的意見均值得當局鄭重考慮。主席，長遠而言，司法機構更應突破固有的思維框框，全面檢討司法系統的運作，以確保有效維護本港的法治。首先，既然由於法官不足，包括原訟法庭法官的招聘持續出現困難，以至要延長法官退休年齡，而近年違法暴力以至動亂等刑事訴訟案件的累積已對司法系統造成嚴重負荷，當局應否考慮優化現有的法官招聘機制？

主席，鑒於過去數年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職位均面對招聘困難的問題，隨後數年香港更要面對司法人員的退休潮，為免影響司法機構的工作效率，政府必須推出措施以紓緩司法人員人手不足的問題。

司法機構的工作量越來越繁重。以2018年為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接獲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便高達3,000宗，是2017年的兩倍半，2016年的13倍，當中涉及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申請便有2,851宗，相對2017年高出近2倍，是2016年的47倍。高等法院上訴法庭處理的民事上訴案件亦較2017年倍增至611宗，原因是免遣返聲請案件上訴案激增。雖然法院在2018年處理的整體案件數字只是較2017年增加17,000多宗，即是由485,000宗增加至500,000宗，從數字上來看，增幅只是3.5%，但單憑案件的數目不足以反映司法人員的實質工作量，因為還要視乎案件的複雜性。事實上，近年複雜案件的數目持續地增加，這些複雜案件大大增加聆訊的時間，司法人員需要花更長時間及更多精力來處理這些案件。每所法院需要處理的案件持續增加，司法機構的人手卻不足。翻查司法機構的數據，截至本年3月底，司法職位編制共有218人，但實際在職的只有156人，有接近三成的職位空缺。司法人員數目相較去年同期更出現負增長，2019年截至3月的在職人數較2018年同期減少8人，可見司法機構人手相當短缺。在整個司法人員人手緊絀的情況下，有些部門還需要外借人手，例如去年7月，司法機構政務長便表示原訟法庭除了從外聘任4名暫委法官外，亦有7名是內部的暫委法官。現時高等法院、區域法院及裁判法院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平均年齡分別為58歲、54歲及50歲。

顯而易見，退休是造成司法機構人手流失的主要原因，如果未能及時填補新血，在司法人手支援不足下，法院處理案件的效率亦將會受影響。司法機構在"鬧法官荒"，不但持續加重各級法院的工作壓力，亦導致法庭的聆訊案件堆積如山，增加法庭聆訊輪候時間。區域法院刑事案件的平均輪候時間長期不達標，影響市民應有的權益。司法機構的工作量倍增，理應增加人手，但現實是司法機構連基本編制也無法填補。有見及此，政府在兩年前已調整司法人員薪酬及改善待遇，包括提供房屋、醫療、教育、服飾和交通等津貼，以吸引新血加入司法工作行列及挽留優秀的司法人才，但依然未能滿足司法機構的人才需求。自由黨預期香港司法機構的工作量將與日俱增，對司法人員的需求亦將會越來越殷切。為滿足司法機構的人才需求及配合未來發展，自由黨支持政府多管齊下，增加司法人手。根據政府建議的修訂，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將會由65歲延長5年至70歲，而提早退休的年齡亦會延長5年至65歲。至於原訟法庭以下級別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則劃一為65歲，提早退休年齡則劃一為60歲。經修訂後，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將劃分為兩級，自由黨認為是合理的，既可挽留人才，亦不會窒礙下級法官及司法人員晉升。司法系統人員均是法律界的精英，有潛質的人選有限，越高級的法官越難招聘。由於原訟法庭及高等法院法官的判詞中所確立的原則和理據，往往成為日後參考的案例，對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要求自然較其他司法人員更高、更嚴格。他們均是具豐富經驗的資深法官，是司法界精英中的精英，有潛質的人選更少之又少，招聘難上加難。終審法院馬道立首席法官退休後的繼任人就預計需要最少9個月才能完成委任，可見要物色一名合適的法官並不容易。因此，延後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至70歲，以挽留這些資深法官是別無他法。事實上，隨着醫療進步及普羅市民日益注重健康，一般人即使到了70歲，依然能保持健康體魄及工作能力。因此，建議的70歲法定退休年齡是可以接受的。

隨着人口老化，私人機構及政府均把退休年齡延長，65歲已是普遍認可的標準。

《條例草案》保留酌情延長任期的安排，以往不能酌情延長任期的區域法院法官亦可藉今次修訂酌情延長任期。由於終審法院法官最難招聘，其可酌情延長的任期相對其他法官及司法人員較長亦可理解。其任期可延長兩次，每次最多3年，換言之，最長可延任至76歲。至於上訴法庭及原訟法庭的法官，以及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司法人員，均設最長5年的酌情延長任期。酌情延長任期能夠給予法官及司法機構一定的靈活性，讓法官可因應自己的健康及個人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延任，而司法機構亦可視乎當時的運作及實際人手需要而決定是否要求法官延任。既然有酌情延長任期的安排，自然也可以酌情提早退休。以往除土地審裁處及裁判法院的司法人員外，其他法官及司法人員均設有60歲的酌情提早退休年齡。政府今次的修訂同樣分為兩級：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的法官的建議酌情提早退休年齡為60歲，法定提早退休年齡則為65歲，以鼓勵較資深的法官能留任較長時間；至於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均一律為60歲，相信有關建議能夠照顧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需要。香港擁有完善及具公信力的司法制度，廣受世界認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司法獨立在亞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八。為維護司法獨立的原則，獲委任為區域法院或以上級別法院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均不能重投私人市場以大律師或律師身份執業。司法人員的薪酬遠不及私人市場，私人執業大律師加入司法系統後變相收入大減，令一些有意加入司法系統的法律界執業者卻步。加入司法系統是法律界專業人士職業生涯的一個重要決定，一旦加入將不能重返私人市場再次執業，因此，一個具吸引力的保證任期，有助吸引法律界精英加入司法機構，亦可挽留具經驗的資深法官。

有關建議有助司法機構維持不同級別法院的人手，而這點對於確保司法機構運作的效率及成效，十分重要。一般而言，現職法官及司法人員可在兩年的選擇期內，或直至其年屆現行的正常退休年齡/其目前的延任期屆滿為止，選擇轉至新的退休安排。司法機構預期延長法官及司法人員退休年齡將帶來正面影響，既有助吸引優秀的私人執業者在其職業生涯較後階段加入司法人員行列，亦可以在適當情況下挽留擁有豐富經驗的司法人才。司法機構曾就建議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及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他們均支持建議。

大量的這類案件亦導致法庭工作量不斷增加。就2019年4月8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議員質詢，政府回覆，在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司法覆核入稟的許可申請個案數目分別為228、1,146及3,014宗，可見3年間的申請個案數目倍增。由入稟許可申請日至法庭作出決定日的平均審理時間長達200日，分別是2016年的195日及2017年的232日，可見司法覆核為法庭帶來沉重的負荷。政府方面亦表示，司法機構一直在應對人手緊絀的問題。

由於我們的社會近日面對接近5個月的社會暴亂，我在本會亦曾經提過，希望香港的法庭可以參考英國在2011年應對當地暴亂事件的做法，成立24小時運作的特別法庭，以加快審理當時涉及暴亂的案件。英國也是以普通法運作的國家，設立有關法庭，成效非常顯著，迅速產生阻嚇作用。就審理的案件而言，如果當事人有罪，可以盡快判決及懲罰，可以在社會形成阻嚇性，有助阻止暴亂的延續。

所以，我相信調整目前司法機構人手的安排，不單有助司法機構處理現時堆積的案件，亦有助應對香港目前的一些情況。主席，為了提高香港的司法效率，增加司法人手是最直接的解決方法。法庭長期處於人手不足的狀態，原因是奉行寧缺毋濫的方針，很多法官陸續到達退休年齡，導致人手的填補未能補足人手的流失。

現時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對於延遲法官退休年齡的政策是，司法職位的任期不應自動延續至超越有關人員的法定正常退休年齡，任期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獲延續。一般而言，須符合兩項條件：第一，司法機構有運作上的需要，包括連貫性的需要；第二，任期延續不會阻礙合適的下級法院的法官晉升，但實質上，獲延續任期的法官少之又少。就終審法院級別司法職位任期延續的先例而言，自終審法院於1997年成立至今，法官任期獲延續者只有在1998年10月一次，並且在2009年及2012年，總共有6位法官獲延續任期，當中包括3位上訴法庭法官、一位原訟法庭法官及兩位常任裁判官。由此可見，不論法官是否希望留任，他們很多到達退休年齡後，都有機會選擇離開司法機構。鑒於退休始終是法官流失的主要原因，提高香港法官退休年齡有助下級法官有更多時間累積經驗，可以更勝任有關工作，同時也容許具豐富經驗的法官繼續帶領香港司法人員，對香港整體法治必然有利。主席，我在此也談一下有關其他國家退休年齡的情況。根據第401章《退休金利益條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或常任法官、高等法院法官或區域法院法官一般退休年齡設定為65歲，在特殊情況下可獲延任。香港法官的退休年齡較其他普通法系的國家為低，例如英國法官的退休年齡定為70至75歲，加拿大也是70至75歲，而澳洲是70歲。參考其他各國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香港根據《條例草案》延展退休年齡，以挽留本港司法機構法官人手，我認為是合理的。

司法機構得到很多律師行的支持，這些律師行的律師都獲准放下工作，接受短期出任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或高等法院聆案官一職。資深律師應被視為出任高等法院特委法官或暫委法官的合適人選。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應當廣納賢才，積極考慮聘任資深律師，讓具備潛質的人選有機會出任高等法院特委法官或暫委法官一職，在辦事能力及稱職能力方面接受評核'。

我希望長遠能解決司法機構人手不足的問題。

小額錢債審裁處過去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我希望輔助法官的人手安排可以得到改善。

我十分明白政府為何要將法官的退休年齡延長，因為請不到人，而且很多人快要退休。看一看政府提供的資料，便會發現裁判官的級別也很有問題，裁判官有大量空缺。我認為政府應加強對裁判官的管理，我想政務司司長也知道，近年有幾宗裁判官的裁決非常令人不安，甚至有兩宗是醜聞，一宗更是國際醜聞。

主席，容我向你直言，我曾就這事發電郵向司法機構政務長詢問，究竟資源是如何管理的？

我再向司法機構政務長提出，為何會有司法機構政務長這個職位？

當然我們不會干預法官的裁決，正如首席法官說我們可以申請司法覆核，再增加司法機構的工作量，但遇到這種情況，司法機構有否更好的解決方法？當然，我認為律政司也有責任，因為遇到這樣不斷跟辯方律師爭吵的裁判官，檢控方面應該要求換人，甚至辯方律師亦應要求更換法官，雙方都可以提出。另一筆有關裁判官的糊塗帳是近來很多人批評的國旗案。

律政司會上訴嗎？為了給予高院法官應有的報酬，政府已做了很多，例如在2016年增加他們的薪酬，2017年改善他們的服務條件，給予他們15萬元的無需單據證明的房屋津貼。

對於下級法官的管理，可否做得更好？

為何有些人保釋後可以出外演講，有些人則要宵禁？

如果律政司或法庭人手不足，政務司司長應該協助招聘。當法庭接手處理這些個案時，應效法英國，協助整個社會處理這大量積壓的個案，必要時法庭可24小時運作。在目前大家均須共赴港難之際，行政、司法和立法的確要共同合作，處理這史無前例的大風波，好讓社會盡快止暴制亂。

前者應有助解決現時人手不足的問題，後者則兼顧司法人員工作繁重，當中有些人未必能夠應付沉重的工作量。在司法人手方面，根據《香港司法機構年報2018》，司法機構各級法院持續面對沉重工作壓力，雖然很多服務看似能夠達到所承諾的目標，但各級法院仍有若干服務未能達標。《年報》更直言，司法人手不足問題是影響法院案件輪候時間的主要因素之一。就人手不足問題，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發表的《二零一八年司法人員薪酬檢討報告》進一步分析，退休是法官及司法人員流失的主要原因，而退休情況或對司法人手構成重大挑戰。

其次，為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的法官引入新設的60歲法定酌情提早退休年齡。第三，為土地審裁處成員及裁判官等引入60歲法定提早退休年齡。最後，訂明可酌情延展區域法院法官任期的安排。在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的時候，很多委員關心上述修訂保留退休年齡兩級制，即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可以達到70歲，而原訟法庭以下級別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則是65歲。當時司法機構的回應是，由於可獲委任為原訟法庭或以上級別法官的合適人選一直為數不多，以及招聘這個級別的法官持續出現困難，所以制訂有差別的招聘條件，讓事情得到解決。主席，大家預見司法機構的工作量會大幅增加，這次修訂是彌補現有司法人員人手短缺的速成措施，但這一劑特效藥的效用似乎不會太長，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在不久將來，現有司法機構的人手問題會再次出現白熱化情況。

社會事件導致的大量檢控工作，只是司法工作量的冰山一角。在現時的免遣返聲請機制下，龐大的案件量令原訟法庭、上訴法庭和終審法院的工作相當沉重。主席，近年有大量人士湧入香港並提出免遣返聲請，即所謂酷刑聲請。處理這類聲請通常涉及以下程序：入境事務處會處理有關申請，假如申請人不滿有關結果，可以向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提出行政上訴。一旦上訴申請被上訴委員會駁回，申請人通常會向原訟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許可，以尋求濟助。假如申請被拒，申請人可以向上訴法庭上訴，繼而可以向終審法院上訴。根據資料顯示，針對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由2017年開始一直飆升，從2015年103宗增至2017年的1,006宗，但單是2018年，向原訟法庭提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已接近3,000宗。截至今年6月，約有4,900宗上訴個案等待上訴委員會處理，假設當中大部分人均會申請司法覆核，便會為法院帶來難以想象的負擔。保安局早前提出的法例修訂建議，有意防止聲請人濫用司法覆核。我期望有關法案能盡快提交立法會審議，適度修訂現有法例，減輕法院不必要的壓力。主席，司法機構人手問題可以用"雪上加霜"來形容，《條例草案》延展法官退休年齡似乎並非長遠之計，因為透過延期只會增加法官現有年資的斷層。事實上，司法機構可以循兩方面嘗試緩衝現有問題。首先，要檢討現有的工作流程有否優化空間，即法官除審理案件外，是否要同時兼顧其他行政工作。若有這種情況，司法機構可否研究增聘行政人員，處理法院的行政工作，讓法官更能集中處理案件審理工作，從而減輕法官的工作量。其次，如何吸引法官入職，例如提高薪酬及待遇等。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9條及第9條，任何具有律師執業資格並有10年執業經驗的律師，均符合資格獲委任為高等法院法官。不過，現時招聘法官主要是以資深大律師為對象，因此，當局可考慮培訓現有資深律師，出任高等法院特委法官或高等法院聆案官等職位，讓更多具有不同專長的法律人才，在司法機構崗位上為市民服務。主席，近月緊張的社會氣氛可能造成招攬人才的另一障礙。我想引述已宣布明年退休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的發言，審視社會事件近年對法律界帶來的蝴蝶效應。

主席，在這種社會氛圍下，如何吸引法律界精英晉身各級法院，加入法官行列，甚至成為香港終審法院法官，需要面對的挑戰不言而喻。不過，我認同首席法官馬道立的說法，法庭的功能及職責不是裁決政治或社會議題。法庭裁決案件時，應考慮相關的法律爭議點，即在法庭席前處理的任何法律糾紛的結果，均取決於法律本身，即使案件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可能帶來不同影響，但法庭只需考慮法律問題。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每位法官均須作出司法誓言，並作出莊嚴和真誠的承諾；法官宣誓擁護《基本法》，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並主持正義。我期望在香港社會面對目前困境的時候，每名法律界人士都能夠謹守崗位，亦會有更多法律界人士加入法官行列，彰顯公義。主席，香港與世界其他司法管轄區相比，法官的工作量相對繁重，而所處理的案件亦極其複雜。很多人選擇在香港法庭進行訴訟，正是因為他們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與此同時，與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比較，香港法官的退休年齡確實過低，未必能夠配合實際情況。可以相當肯定的是，延展退休年齡對招聘及挽留有經驗的法官應有一定幫助，所以，我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政府將不同層級法院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按不同的情況予以延長，將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的法官退休年齡由現時的65歲延長至70歲；並將土地審裁處成員、裁判官及其他屬裁判官級別的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由60歲延長至65歲，我原則上是支持的。

這當然涉及委任下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接任鋪排及憲制程序，整個過程最少需時9個月，但我對於馬道立的退休仍是感到可惜，祝福他退休後的生活愉快，亦希望他能夠繼續在法律服務方面貢獻社會。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經過對全球人體質素和平均壽命進行測定，在2015年對年齡劃分標準作出新的規定，將人的一生重新釐定為5個年齡段，即是0歲至17歲為未成年人，18歲至65歲為青年人，66歲至79歲為中年人，80歲至99歲為老年人，100歲以上為長壽老人。此外，新的釐定亦將人類的衰退期延長10年，所以按照新的標準，80歲以下仍然是中年人。《條例草案》的建議修訂亦將司法人員的最高退休年齡訂為70歲，這在新的標準下尚算是中年人。再加上現今的物質不缺，醫學昌明，70歲依然可以很健康、很有活力，以及有很好的工作能力。隨着人口老化和少子化，不少國家和地區均推行延長退休的政策。香港沒有法定退休年齡，一般的慣例是60歲。現時政府部門已經實施延長退休年齡的安排，讓已屆60歲退休年齡的公務員申請，亦鼓勵企業延長退休年齡或續聘已退休的員工，讓他們可以繼續為企業貢獻，還可"以老帶新"，為企業培養新血。法官和司法人員有他們的專門職能和技術，是高質素的人才。他們大多數從事知識型工作，少有體能性的工作，所以只要身體保養得宜，仍然能夠應付現時繁重的工作量和發揮所長。在現時司法部門面對人手不足、工作需求量大的情況下，延長退休年齡以挽留人才是無法避免的事情。現今社會不斷進步，香港作為開放型的國際城市，會面對各種各樣且數量繁多的貿易訴訟及調解。另一方面，隨着市民對司法的認識不斷增加，他們會透過各種司法程序處理糾紛、爭議和索償等，亦懂得就政府政策提出司法覆核。現時，案件的複雜性越來越大，數量亦越來越多，特別是數年前涉及難民的免遣返聲請的數量激增。另一個例子是家事法庭，須處理的案件也不少，對司法機構造成龐大的壓力和挑戰。根據政府在今年4月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在2014年至2018年被入境事務處遣返的免遣返聲請的人有9,137人，當中4,593人是免遣返聲請被拒絕後被遣返的。在2018年，獲擔保外釋的非華裔人士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拘捕的有1,150人，當中絕大部分是免遣返聲請的人。由此可見，部分這些所謂難民來港後，一方面申請免遣返聲請，另一方面在保釋期間犯事。單是一個人便已涉及兩宗司法案件，對香港的司法系統構成莫大的壓力。面對免遣返聲請的高峰期，其實政府已經做了很多工夫，包括盡量防止聲請的人士來港、加快對聲請積壓個案進行審核程序、縮短審核每宗聲請所花的時間，以及增加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和秘書處人手。政府表示，目前新聲請的數目已較高峰期減少八成，可見以往數千宗免遣返聲請的確令司法機構、入境處及各有關部門吃不消。香港的司法制度在國際上有很好的口碑，原因是香港能夠維持獨立的司法制度，並擁有極高的專業司法水平，在在都對維護法治及贏取市民和香港以外居民的信任非常重要。香港的確需要法治，因為擁有法治才能為香港帶來繁榮、競爭能力及讓市民安居樂業。真正的法治必須擁有獨立和中立的司法訟裁制度，政府要有依法執政的能力，而市民亦要守法才行。相反，如果沒有良好的法治制度，市民沒有法治意識，即使擁有極優秀的法官和司法人員，所做的工作都會白費。眼見最近4個多月來的社會暴亂，相信大多數尊重法治、希望維持良好的法治環境的香港市民，看到法治被嚴重踐踏和破壞都會感到擔憂、不解和痛心。法治的意義是甚麼？簡單來說，法治就是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保障每個人可以自由處理自己的事情。

伍淑清女士在對暴亂發表個人意見後，美心集團屬下的商鋪便被多次肆意嚴重破壞。此外，有人在網上惡意造謠，指一些店鋪是福建幫經營的，也有一些是黑社會經營的，然後不分青紅皂白破壞店鋪內的所有設施。此外，數十間屬於建制派的辦公室和議員辦事處也遭到惡意破壞。也許是臨近區議會選舉的緣故，為了阻止建制派候選人的宣傳和選舉工作，不少候選人的辦事處曾先後五六次被無情地破壞、縱火、放水、塗污......

我希望警方能夠盡快嚴正執法，法庭也要給予阻嚇性的懲罰。多年來，司法體系一直面對很多突如其來的挑戰和壓力。除了剛才提及大量涉及難民的免遣返聲請外，香港近期亦面對很多大規模突發性的社會事件。由6月開始至今的社會暴亂，大家也知道已有3,000多人被捕，而這些被捕人士將會交由法庭處理。

政府建議延長法官和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其中主要原因是人員流失。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法官和司法人員流失的補充不足，"法官荒"的情況早在多年前已經出現。要成為法官當然要符合嚴格的標準，有法律界的人士指裁判官要升任法官是非常困難的，可見要補充法官和司法人員殊不容易。當然，司法機構必須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才能夠吸引更多有能力、肯承擔的優秀法律人才申請成為法官。現時，那些有級數、有口碑的"星級大狀"的收入遠高於法官，他們在拼搏的事業階段可能暫時不會考慮擔任法官。不過，我相信有很多"大狀"也有很強烈的使命感，希望日後會有更多人加入法官的行列，以改善目前司法機構"人才荒"的問題。現時司法機構面對大量有待處理的積壓案件，既要達到服務承諾，又要面對司法人員人才流失的問題，的確處於一個困難的境況。因此，立法會今天必須對司法機構給予支持，支持政府的建議，延長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以維持一個良好的司法制度及維持有質素的司法運作。

就延長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定退休年齡，司法機構早於2014年已就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展開檢討，並於2016年3月至5月聘請顧問公司就此事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當時所有在職法官和司法人員，以及其他持份者團體的意見。在考慮有關檢討結果及顧問公司的建議後，司法機構在2017年12月向政府當局提出了數項建議。

主席，面對人口老化及勞動人口萎縮，加上人均壽命延長等因素，延長退休年齡在不同國家及行業可以說是大勢所趨。特區政府亦早已注意到這趨勢，並在2015年宣布由該年6月1日開始，所有新入職的公務員、文職及紀律部隊職系的退休年齡將分別提高至65歲及60歲，其後在2018年更進一步提出建議，延長在2000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之間入職政府的公職員服務年期，其中文職職系的公務員可以自願延長退休年齡至65歲，而紀律部隊職系的公務員則可以自願延長退休年齡至60歲。因此，司法機構提出延長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定退休年齡，獲得政府、立法會和法律專業團體的廣泛支持，而司法機構也希望有關建議能夠盡早落實。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去年法律年度的閉幕禮及今年法律年度的開幕禮致辭時均指出，相比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香港法官的退休年齡過低，未能配合實際情況。提高各級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是吸引兼備司法及專業才能的傑出人才的方法，希望有關的法例可以在今年年中正式生效。延長法定退休年齡，除了是回應在整體社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下延長勞動人口退休年齡的大環境外，亦是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招聘困難的獨特問題。眾所周知，司法機構會從法律執業者中，招聘業內成功及有良好聲譽的人士。然而，他們獲委任為法官或司法人員後，不但收入會減少，而且在接受區域法院或以上級別法院的法官的司法任命後，更不可以重投私人執業大律師或律師的行列，以致造成招聘困難。現時建議延長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可以盡量挽留現職法官及司法人員，讓他們可以繼續以其豐富的經驗及專才服務社會。正如馬道立法官所言，目前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一般較其他海外司法管轄區的法官的退休年齡為低。不少海外司法管轄區，例如英國、新西蘭、澳洲等法官的退休年齡，一般都是70歲。因此，現時的制度具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延長退休年齡，而這項建議亦令本港的情況更接近海外司法管轄區，從而增加本港的吸引力，以便招聘更多司法經驗及專業知識較豐富的司法人才。此外，延長退休年齡亦能減低現時司法人手短缺問題進一步惡化的情況。根據司法機構提供的資料，在現時法官及司法人員的218個職位中，有62個空缺，空缺率接近三成。在未來3年，將會有32名法官及司法人員達到原本的法定退休年齡。如果不能夠延長他們的服務年期，相信難免會進一步加重目前司法機構各級法院所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另一方面，今次的建議也有其他值得關注的地方，例如延長法官退休年齡會導致窒礙司法人員事業的發展，以及法官未達法定退休年齡便希望提早退休的問題。關於前者，由於只涉及非常少數資深的司法人才，而且考慮到司法機構一直存在招聘困難，故此應該不成問題。至於提早退休的問題，我也同意政府的建議，引入須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以及只有基於特殊理由才可酌情批准提早退休的安排。主席，針對目前的社會狀況，大量暴力行為的衝擊導致有大量違法的示威者和暴徒被警方拘捕及起訴，所以更需要司法機構提高效率處理。只有作出合適的裁判及量刑，才能令社會，特別是暴力活動的組織者及參與者得到法律制裁，並及時向社會和違法者傳達社會重視法治及貫徹法治原則的信息，以及讓司法機構充分履行社會職能和責任。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多謝主席。

目前全球面臨人口老化、勞動人口萎縮的問題，加上醫療水平進步，人們健康情況良好，人均壽命不斷增加，各行各業延展退休年齡已是大勢所趨。不少歐洲高福利國家已延展退休年齡，例如丹麥的平均退休年齡已從62歲延展至65歲，該國還打算在2030年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8歲。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及愛爾蘭均已計劃在2030年前後，將退休年齡延展至67歲左右。

司法人員延展退休年齡的方案，將不同級別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延長5年，與以往政府的延展退休年齡政策一致。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法律年度開幕典禮上提到，確保法官質素及維持高專業水平，是妥善執行司法工作的關鍵。相比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香港法官的退休年齡確實有提升空間，藉以配合實際需要。香港法官一般是從法律執業者中挑選，根據年資和經驗晉升，在司法體系內挽留資深法官，能夠保障法官整體質素得以持續，確保審判結果比較公正。可以肯定的是，提高退休年齡對招聘法官，以及挽留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有莫大幫助。主席，法官亦是人，雖然他們基於法律原則和客觀事實作出判決，但難免會出現失誤。雖然香港的法官已通過嚴謹的招聘和任命程序，但大家不難看到，有些法官或許質素參差或經驗不足。例如，近期裁判法院審議一宗行人不小心過馬路的案件，去年1月開審，經過91次審議，歷時長達20個月。裁判法院幾乎每日都處理交通案件，大多數案件可以在半日或一日內完成審理。但這宗案件衍生過3次司法覆核申請，對專家證人作出冗長盤問，裁判官更與辯方律師就大小問題爭拗，令案件不斷押後審議。最後，連高等法院法官也罕有地作出干預，下令主審裁判官盡快處理。整個審判過程連法律界人士也摸不着頭腦，質疑該裁判官有否嚴格掌握案件的進度。

香港奉行的普通法制度，有遵循先例原則及上訴制度的雙重保證，因法官失誤而造成不公的程度降至最低。法官必須參考先前同類案件的判決結果，確保能夠按照統一的原則作出判決。如當事人不服，可就判決結果提出上訴，再交由較高級法院由更資深法官審理，避免先前法院的判決可能出現誤差。資深法官作出的判決、撰寫的判詞、對案情的分析、對法律觀點的解釋，對日後案件的判決有着重要和寶貴的指導作用，亦為資歷較淺的法官提供寶貴的參考資料。延長法官的退休年齡，尤其是資深法官的退休年齡，對於維持香港司法機構人員的質素，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規定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最重要的是，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享有這兩種權力的前提是，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每位法官須依法宣誓維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二條、第十九條及第八十五條也清楚訂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基本法》訂明香港享有司法獨立，必須不受任何外在干預或影響，法官執行職務時亦享有廣泛保障，不會因為以法官身份作出判決而負上民事責任，目的是要體現獨立的司法機構是法治的重要基石。因此，法官必須根據法律及事實作出判決，法官也要維護《基本法》，保持政治中立，公正廉潔。在這個非常時期，近數月來發生修例風波，社會陷入政治爭拗，司法機構面臨極大挑戰。

有報道指出，在聯署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活動中，簽名人士包括一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雖然該名法官表示，他以個人名義參與聯署，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勸諭他將來應避免發生同類事情，該名法官其後亦同意馬道立的意見。馬道立指出，為了司法獨立及公正，法官應避免評論政治及其他具爭議的事宜。所以，就法庭可能需要處理的法律問題，法官應避免發表意見。對於這場風波，市民有不同的觀點和政治主張，而法官也是人，當然會有自己的想法。但法官在履行職責時，必須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職責，作出公平判決。公開表態難免會令公眾質疑法官的公正性，將香港的司法獨立帶到危險邊緣。由此可見，資深法官的榜樣及提點，對部分資歷較淺的法官有很重要的啟發作用。第二，在多宗暴動及騷亂事件中，被捕人士犯案的性質類同但判決不一，引起社會人士關注，他們擔心法官判決不公，令法治受損。例如，沙田裁判法院近日就一宗侮辱國旗案，判處被告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前不久，一名持雙程證訪港的內地男子，在美國領事館外牆用噴漆噴上"中國必勝"字句，被控刑事毀壞罪，被判囚4星期。不少市民或網民比較這兩宗案件的判決結果後認為，侮辱國旗......

資深法官在整個法庭或法律體系中有指導作用，我提及這些例子是要說明資深法官的重要性，因為有部分資歷較淺的法官處理案件時可能出現問題。

我認為這是值得大家探討的問題，所以，我不會收回剛才有關該宗案件的論述和看法。主席，社會人士難免有我剛才提到的種種質疑，而且公眾對司法獨立的觀感也會受到影響。在這次修例風波中，數以百計甚至上千計示威人士可能會被檢控，近期法庭作出的判決均會引起建制派或非建制派關注，所以，法庭作出公正判決更為重要。否則，一定會為人詬病，讓法庭和法官增添壓力。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引用了2018年終審法院就律政司司長訴黃之鋒一案頒下的判詞："本院認為有必要在本判案書開首便述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庭的角色或職能並非參與這場或任何其他政治辯論。事實上，法庭的職責是藉獨立審判，施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包括《基本法》，並依法就任何案件所提出的法律爭議作出裁斷。法庭對任何一宗案件作出判決時，只會將適用的法律原則應用於相關事實，從而恰當地判決案件，並在判案書說明理由，這是本院在處理此等上訴案件時唯一的職責。至於各級法院法官，我相信絕大部分法官都會秉承上述宗旨，作出公正判決，但由於每宗案件的事實背景並不相同，法官需要作出客觀和專業的判決。否則，如果法庭出現判決不公的情況，難免令公眾產生負面的觀感。面對一些爭議性案件，資深法官有足夠經驗，能夠發揮正面作用，作出判決及為判決提供理據，有指導作用。

此外，由於法官要基於控辯雙方提供的資料作出判決，律政司在目前的特殊情況下提出檢控時，要承擔更大責任，發揮更高效率，提供的資料必須準確，不能犯錯。

所以，我認為資深法官作出的指引相當重要，有助律政司日後進行檢控工作。

眾所周知，反修例示威引發的騷亂至今尚未平息，導致數千人被捕，如此龐大的拘捕數字，可說是前所未見。接下來，如果騷亂繼續燃燒，拘捕的數字只會上升而不會減少。回想2014年佔領運動之後，直至2017年3月才對其中數位主要發起人落案起訴，法庭更要在今年4月才對案件作出裁決。由此可見，整個司法程序需要很長的時間。今天的騷亂規模遠大於佔領行動，法庭要處理的案件無疑堆積如山，所佔用的法庭資源，包括司法人員，都是史無前例的。現時情況更凸顯當局一直指出的法官人手不足及招聘困難等問題，因此，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延展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及酌情退休年齡，有其意義及迫切性。主席，我們經常問的一個問題是，延展法官退休年齡是否能夠應付原有的工作量？就法官的工作量，社會上有不少人指出，擔任法官根本不可以跟他們在外面執業所得到的薪酬相比，但工作量卻差不多，同樣辛苦，因而大大降低法律人員加入法官行列的吸引力。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很多議員同事曾關注法官，尤其是同意酌情延長任期的法官工作量的問題。政府當時表示，一些已退休但再擔任暫委法官的法官，其工作量或許有所不同，除此之外，酌情延長任期法官的工作量與一般法官並無任何不同。翻查一些有關延展法官退休年齡的報道，例如2019年1月14日有關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報道指出，法律年度開啟儀式約進行了1小時，不少年紀稍長的法官和律師已禁不住露出疲態。《香港司法機構年報2018》亦指出，司法機構持續面對繁重的工作量。當然，我並沒有任何年齡歧視，亦明白現今醫學昌明，只是一個人年屆75或76歲，要應付大量需要精密思考和細心處理的工作，是否需要我們關注？舉一個簡單例子，例如審理一宗比較複雜，涉及很多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法官往往要在開庭前審視所有證據，包括可能是50個、100個，甚至是150個的案件檔案。審訊期間，每天朝九晚五，持續幾天至上百天不等，這種從早上坐到晚上的痛苦，我相信主席你現時身同感受，因為沒有代理主席和你分擔。在法庭審理案件期間，法官不但要檢視和分析各方面的資料，可能有10名大律師或律師在他面前作出陳辭，又要作出決定，接着還要撰寫冗長的判詞，可能長達數十頁，甚至數百頁。這一系列繁重的工作，對年紀相當的法官可能造成一定壓力。

事實上，法官現時除了要應付判案工作，有時還要處理法院的行政工作，因此，酌情延展法官退休年齡的同時，當局會否考慮檢討獲延展退休年齡法官的工作量？例如須否招聘更多行政人員，以協助法官處理法院的行政工作？根據司法機構政務處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英國和新西蘭法官的劃一退休年齡是70歲；新加坡的劃一退休年齡是65歲；在澳洲聯邦法院的框架下，澳洲高等法院、聯邦法院、聯邦巡迴法院的退休年齡是70歲，家事法院的退休年齡是65歲。其實不同法院有不同的工作量，他們會按此考慮不同的退休年齡。

所以，我認為在通過《條例草案》之餘，更應改善法官和司法人員的待遇，減輕法官的工作量及增加相關輔助的人手，同時更應加強法官和司法人員的培訓，好讓司法人員能為法官提供適切的支援。面對持續的法官和司法人員空缺的問題，當局應該加大力度，吸引新血，在薪酬和工作量方面作出調整，同時加強法官和司法人員的培訓，完善他們升遷的階梯，以吸引更多法律界人士投身法官行列。主席，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優化招聘方法，增加新血加入法官行列，這與有否需要不斷延展法官的退休年齡有很大關係。我想結合其他國家的經驗，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9及第9條，任何人具有資格並執業為高等法院律師超過10年，都符合資格獲委任為高等法院法官。但事實上，現時招聘法官的方式，主要以資深大律師為對象，並且只限在大律師行業內找人，而在事務律師行業獲委任的法官可謂寥寥可數。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熊運信曾指出，司法機構其實得到很多律師行支持，這些律師行的律師都獲准放下工作，接受短期出任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或高等法院聆案官一職，而資深律師應被視為出任高等法院特委法官或暫委法官的合適人選。主席，容許我引述其他地區和國家委任法官的程序。在美國，法官候選人須諮詢參眾兩院議員、聯邦和州法官、法律界人士、州長、州法官遴選委員會、其他公民和美國大律師公會的意見，而美國大律師公會亦會向候選人所屬社區的法官及律師徵詢意見。

這諮詢制度被評為缺乏系統，但甄選過程可獲得較多有關候選人過往專業工作的評估資料，較能確保新委任的法官日後有較大機會作出正確的裁決。至於香港，委任法官前需要先諮詢資深法官和法律界中的資深人士，有些人會批評當中缺乏透明度。因此，我建議司法機構應清楚交代招聘法官的程序和相關條件，並增加法官工作內容的透明度，讓更多法律界人士了解相關資訊，同時邀請更多富經驗的律師加入法官行列，以解決現時法官長期人手不足的問題。主席，人工智能是未來世界科技發展的大趨勢。權威機構分析並羅列出十大最可能不會被AI取代的工作，其中包括律師行業，因為這項工作需要辯論技巧，而要研發一款能跟人類辯論的機械人，暫時幾乎是不可能的，機械人最多只能用於在法庭處理數據，暫時不能好像人類般遊說法官和陪審團，更不可能造出一位AI法官。基於司法人才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我們更要珍惜現時的司法人才。

主席，自由黨原則上支持《2019年司法人員條例草案》，即接納司法機構的建議，延展法官和裁判官的退休年齡。不過，值得留意的是，《條例草案》保留了原有的退休年齡兩級制，即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較高，修訂後為70歲；而原訟法庭以下級別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則較低，修訂後為65歲。

對此，自由黨是理解和支持的。無可否認，現時法官及司法人員嚴重不足。當局曾提供數據，指截至今年3月31日，在合共218個編制職位中有62個空缺，當中高等法院聆案官辦事處的15個空缺中僅有2個獲得填補，而區域法院聆案官辦事處9個空缺更全數不獲填補。雖說部分空缺可以職位對調政策處理，但仍然未能說得過去。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發表的《二零一八年司法人員薪酬檢討報告》指出："退休是法官及司法人員流失的主要原因，而退休情況或對司法人手構成挑戰。"這個情況確實必須正視。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從當局提供的具體數字也看到人手流失的情況。當時當局預計，法官及司法人員退休人數在2018-2019年度為8人，佔在職人數約4.9%，不足5%；在2019-2020年度會增至14人，佔在職人數8.5%；至於2020-2021年度，雖然會輕微回落至12人，但仍佔在職人數7.3%。再看看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數字，我們更發現情況已到警戒線。

結果反映受訪者大都同意延展退休年齡。司法機構總結有關檢討結果，以及參考顧問公司的建議後，就法官及司法人員的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提出了數項建議。當局兩年前已收到他們的報告，繼而向本會提交《條例草案》。主席，健全的司法體制對香港非常重要。各級別法院須有足夠人手，才可確保司法機構有效率地發揮應有功能。近日社會發生許多衝突事件，因而引起的起訴個案及法律訴訟可謂排山倒海，人手問題更加需要盡快解決。

我理解，即使法官及司法人員到了新訂退休年齡，也可以一如以往，獲酌情延展任期年期。

事實上，高等法院以下級別法院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每個延展任期一般為1年、2年或3年。

不過，大前提是任期獲酌情延展前須通過健康檢查，確保他們的健康狀況適合繼續受聘。如某位法官或司法人員的健康情況突然變得很差，可能足以影響他執行司法職責，無論是否在延展任期期間或是否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司法機構也可透過召開醫事委員會處理。如果確定有關法官或司法人員不適合執行其司法職責，他可以因健康理由而退休，無須等待至正常退休年齡或當時的任期完結。此外，按照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政策，任期獲延續會被視為特殊情況，一般來說須符合下列兩項條件才會獲得批准：第一，司法機構有運作上的需要，包括連貫性的需要；第二，任期延續不會阻礙合適的下級法院法官晉升。有了上述機制，我和自由黨都同意，即使《條例草案》延展各級別法官和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也可以保留酌情延展任期的做法。其實，這類情況並不多見，甚至是甚為少見。至於終審法院級別司法職位任期延續的先例，終審法院自1997年成立至今，只是在1998年10月曾有一位法官的任期獲得延續，而當時考慮的特別情況是終審法院成立不久。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考慮到司法機構的利益，尤其是剛成立的終審法院的連貫性及發展需要，因而建議有關法官的任期應獲得延續。雖然香港人口老化，但香港也是全球最長壽的地方，很多60歲以上人士仍然有良好的健康狀況和工作能力，他們也願意繼續工作，發揮所長。所以，讓他們繼續工作，實在是雙贏的方案。不過，自由黨也認為，單靠延展退休年齡不可解決司法機構人手不足問題，當局必須積極研究其他更有效的措施，例如改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及服務條件，以助注入新血及挽留現有人才。當然，當局也明白有這個需要，繼2015年進行基準研究後，司法人員薪常會已建議，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薪酬向上調整6%，而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金則向上調整4%。司法人員薪常會也於2016年就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若干服務條件，包括房屋福利、醫療及牙科福利、本地教育津貼、司法人員服飾津貼及就休假外遊提供的交通服務等，表示支持改善，並提出具體建議。有關薪金調整和改善服務條件的建議，其後更於2016年9月及2017年4月實施。這已是兩年多前的事。自由黨認為，當局應繼續緊密留意司法人員的流失情況及定時檢討他們的待遇，以吸引更多法律界人才投身法官界別。我想順帶指出，自由黨一直認同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策，而且並不限於司法機構。在當局早於2014年就"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進行公眾諮詢的時候，自由黨已經指出，香港人口老化衍生的勞動力不足問題迫在眉睫，公務員團隊亦未能幸免。我們當時建議政府有必要加快就現行公務員的工作年期進行檢討。數年過去了，去年當局終於回應公務員團隊的訴求，延長所有於2015年6月1日或之後入職的公務員的退休年齡。

我亦期望《條例草案》通過後，司法機構可以加強招聘人手，繼續監察各級法院案件的輪候時間，透過改善案件的排期制度及適當地調配司法資源等措施，有效地處理更多案件。

延展法官退休年齡與人口老化有一定關係。現代的銀髮族精靈健康，尤其對一些有智慧的法官"老爺"而言，太早退休真的浪費了他們的經驗、才能和智慧，可說是社會的損失。全球不少國家及地區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香港也不例外。根據政府統計處就香港人口推算的結果，本港長者的比例將由2018年的16.6%上升至2036年的31.1%，更會在2066年進一步增至259萬人，佔總人口的36.6%，即超過三分之一。就是說，每3名香港人便有多於1人年屆65歲以上。若參照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的相關定義，65歲以上的人所佔總人口比例達7%時，便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達14%時便是"老齡社會"。所以，香港現時已是"老齡化社會"，未來更會正式進入"老齡社會"，有更多長者。人口老化為社會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香港工會聯合會經常提到，希望有完善的免審查退休保障，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對勞動市場的衝擊。

先談社會方面，提到退休，人口老化會對勞動力市場帶來衝擊，造成人手短缺，所以各行各業現時都推動多項延長退休計劃。我想指出，年長人口增加不一定為勞動力市場帶來負面影響，反之年長人士經驗豐富、閱歷較多，如能善用，對社會更是百利而無一害。中國人有句說話：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很多智慧都是源自一些有豐富生活經驗的人。當然，法官判案的經驗、對不同案例及社會的分析能力，都是很需要經驗累積而成。然而，問題是香港在長者勞動力增長的同時，青年勞動力卻減少，所以部分工種的人力需求及供應難免出現變化，導致人手不足......

我只是先從社會的角度發言。多謝主席提醒。政府要正視人口老化，以及善用長者的就業能力——不要稱之為"長者就業"，而是"銀齡就業"或"銀髮就業"。

因此，我認為經驗是一脈相承的。

香港並無法定退休年齡。個別行業的工種按其工作性質為員工設定退休年齡，或遵從行業的退休慣例。近年已有不少僱主要求員工延遲退休，以紓緩人手緊張的情況，亦有年長員工主動要求延遲退休，原因各異。公司當然希望這些有經驗的人繼續工作下去......

這是整個社會的趨勢，司法機構提出延展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可說是順應社會大勢，這項安排非常合理。此外，延長退休年齡針對法官一職的特性。

大家都知道，香港目前處於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修例風波已持續5個多月，確實衝擊了法治的底線，不少人無視法治，肆意以暴力破壞和衝擊的行為表達所謂的政治訴求。無論他們有甚麼訴求，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使用任何暴力違法的手段便一定有錯。如何才能彰顯法治？

我一直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亦經常鞭策律政司增加人手，這當然涉及公務員的編制問題。

修例風波引起的騷亂、暴動或其他事件中，至今已有超過3,300人被捕，大概比佔中時期被捕人士的數目超出很多倍。

因此，有不少人建議成立特別法庭，以進行公平而獨立的審訊。這一批因修例風波而衍生的案件，不論被捕者持任何立場，我們對任何人士的暴力行為，均須嚴正執法、絕不徇私，法庭必須進行公平的審訊。

無論如何，延展法官退休年齡確實有助增加法官人數，以處理現時大量的複雜案件，從而達致捍衞社會法治和公義的目的。

主席，今次修訂法官及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合理性可見於其他領先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退休年齡安排。縱觀世界其他實行普通法法統的司法管轄區，香港實行多年的現行法官退休年齡已過時。舉例來說，英國和新西蘭法官的劃一退休年齡為70歲，而英國今年更提議進一步調高法官退休年齡。

大家從普通法法統的鼻祖國家可見，將法官退休年齡延展至70歲以上是大勢所趨。此外，澳洲高等法院、聯邦法院和聯邦巡迴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為70歲，而家事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則為65歲。在加拿大，經由聯邦委任的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為75歲，而部分省級和地方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則為70歲。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終身受任制，許多最高法院大法官終身工作直至離世，而選擇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平均年齡為78.7歲。反觀香港，目前香港就區域法院及以上級別法院法官所訂的65歲法定退休年齡，以及就裁判官和土地審裁處人員所訂的60歲法定退休年齡，顯然低於實行普通法法統的其他代表型司法管轄區。因此，主席，現時的修訂建議符合國際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關乎法官退休年齡的大趨勢。況且，現時香港所訂明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定退休年齡是在1997年落實，已有超過20年歷史。隨着科技和醫學發展，人類的平均壽命已顯著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香港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由1997年的80.13歲增長至2016年的84.23歲，多年來平均壽命增長超過4歲。香港更蟬聯全球男女最長壽地區，日本厚生勞動省2019年的統計報告顯示，香港女性平均壽命為87.56歲，而男性則為82.17歲。將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延展5年不僅符合香港人均壽命自1997年以來延長的趨勢，在現今人均壽命超過80歲的香港，絕大部分法官在65歲時仍然有心有力，能夠繼續為香港司法和法治作出貢獻。眾所周知，法官的工作需要豐富的經驗和學識，延展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有利於有效利用香港法庭現有的人力資源，讓他們可以繼續以他們的經驗和才能服務社會。主席，延展本地法官退休年齡的更重要原因是近年來香港法庭在招聘法官的工作上面臨持續的挑戰，特別是自2012年以來，隨着法官陸續退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招聘工作出現較大困難。司法機構已開展5輪公開招聘，但仍未能填補原訟法庭所有職位空缺。由於法律執業者在加入司法機構後收入會大幅減少，而在加入區域法院或以上級別法院後不能再私人執業，對於本已為數不多的合資格執業者而言，偏低的法官退休年齡會進一步降低他們加入司法機構的意欲。延展退休年齡不僅有利於挽留現職法官及司法人員，更有利於吸引法律界的優秀人才加入司法機構，填補司法人手，共同保持並提高香港法官的質素，確保司法機構的運作效率、成效和穩定，長遠有利於香港的法治發展。

主席，我再次表明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說過，當大家的壽命都有120歲時，60歲只是中年。由於社會當時爭論政府修訂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門檻，局長這番說話惹來不少市民的批評。但是，這番說話本身是有道理的，即使現在不完全準確，隨着醫學和科技不斷進步，市民越來越注重飲食、運動和個人健康，"60歲是中年"這個說法，可能再過一段時間就會成真。面對人口高齡化，生育率低、勞動人口減少等，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先後修改法定退休年齡，讓年長但身體仍然不錯、有工作能力的市民，可以繼續從事各行各業、貢獻社會，同時他們可以賺取一定收入，無須單靠退休金或社會福利來維持生活。香港沒有強制法定退休年齡，但政府公務員、部分公營機構、私人企業，以及今天我們辯論涉及的司法機構，均有退休年齡限制。當中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早前已作出修訂，並設有機制容許部分現職公務員延遲退休。而公營機構亦陸續跟隨政府，作出類似改動。

其中，區域法院法官或以下級別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會由現時的60歲延展至65歲，在有需要並符合某些條件下，還可以酌情進一步延展至70歲。至於高等法院或以上級別的法官，退休年齡亦會由現時的65歲延展至70歲或71歲，並可以酌情再延展至75歲或76歲。主席，今次司法機構建議修例以延展法官退休年齡，除為了迎合人口高齡化的大趨勢，也為了紓緩法官人手不足的問題。香港法院除了以獨立聞名外，審判輪候時間長亦很聞名，非緊急案件往往要排期數個月，甚至超過一年後才開審。也有不少案件在審訊後頗長時間才正式宣判，又或是法官已經作出口頭判決，但遲遲未能發出書面判詞，令訴訟雙方提出上訴或採取其他法律行動的決定被拖延。上述這些審訊遲、宣判遲和判詞遲的問題，原因之一正是法官人手不足。很多法律界人士說過，司法公義除了要得到伸張和讓人看到得到伸張外，還需要在合理時間內處理，否則會有損法治和影響市民對整個司法制度的信心。例如，針對近月連串違法暴力事件，不少市民質疑為何當局拘捕有關人士並將他們送上法庭後，法庭往往會准許他們保釋，案件要排期數個月後才開審，令涉嫌犯法人士有機會再次犯案，亦導致部分人士，尤其是年青人，誤以為即使犯法被捕，只要繳付數百元保釋金便沒事。有人提議香港效法英國，設立特別法庭統一加快處理相關案件，以及收緊對保釋候審的規定。但是，主席，這些措施往往需要足夠的法官和司法人員才可以做到。

也有市民覺得，現在法院在判決和量刑方面經常出現不一致。

這是否因為法庭司法人員和法官人手不足而造成呢？判刑落差這麼大，難免令人質疑當中是否涉及法律以外的因素，是否對政治立場不同的人有不同對待？還是被告年紀較小、仍在求學，便可以輕判，年紀較大或沒有讀過書的人便要重判呢？

主席，你或會認為我說得太遠，但以上種種問題都影響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及最終的投票取向。主席，我說回法官人手短缺的問題。司法機構近年已經在各級法院加開了不少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職位，但現時問題似乎是請不到人或請不夠人。

延長法官退休年齡，我相信一定有助減輕或最低限度延遲法官因退休而人手流失的問題。這個問題令我們現時法官及司法人員人手不足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同時，有部分人可能私人執業至50多歲，希望轉換工作模式，考慮投身司法機構工作。不過，私人執業的法律界人士轉任法官後數年便要退休了。如果不延展退休年齡，對他們的吸引力可能也會大減。

延長他們在司法機構服務的時間對大家都有好處。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司法人員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是把土地審裁處成員、裁判官及其他屬裁判官級別的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由60歲延展至65歲，以及把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及原訟法庭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由65歲延展至70歲。但是，我們要留意另一項建議，亦即把最高退休年齡定為75歲。

最重要的是健康情況良好、思維仍非常清晰，即使工作至年紀再大一點也沒有所謂，甚至可以說年長的人的經驗更為豐富，審理案件時相信會更清晰，能夠更了解案情，以及更有經驗。

因此，我認為應該清晰一點，例如規定進行定期健康檢查，或每年須提交健康證明等，我覺得這樣會更好。今次把法官的退休年齡延展，是因為法官真的十分忙碌，案件太多但人手不足。

我翻查香港法官和司法人員的資料，發現現時終審法院只有22位法官；高等法院有51位；區域法院有45位；土地審裁處、裁判法院及其他審裁處有64位裁判官及相關的司法人員，全部加起來不足200人。以比較繁忙的區域法院及裁判法院為例，在2018年，區域法院的民事和刑事案件有45,986宗。本港的法官已經很能幹，結案數目達39,835宗，即還有6,151宗尚未結案。

至於裁判法院，2018年的案件有340,612宗，結案的有333,623宗，即有6,989宗尚未結案。

到了2036年，推算香港人口將會超過814萬。人口上升意味着有關社會問題或法律的糾紛會相對地越來越多，而需要法庭服務的案件亦會越來越多，例如離婚的法律訴訟程序、子女管養權、經濟上的贍養安排、家庭糾紛等都會令香港法院未來越來越忙碌。此外，我們希望香港繼續發展成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甚至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而隨着這些發展，當然會有更多涉及金錢糾紛的商業案件，對嗎？

讓我們看看這是否屬實，例如在美國，主席，當地每10萬人口便有10名法官；在澳大利亞，每10萬人口有4.5名法官；在德國，每10萬人口有25名法官；日本有3名；印度是1.3名。

例如2014年的佔中，便有200多人面對司法程序；2016年的旺角暴動，也有數十人被起訴，有些現在審訊還未完成，仍在司法程序處理中。

目前的人力資源，特別是法官的短缺，其實也令我很擔心。

他犯了罪，可能被判監，但如果在他的人生路上再被拖延的話，便真的很淒涼。

因此，我們支持今次延展法官的退休年齡，但我們亦必須不斷提升法庭審案的效率。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當局表示，由於目前司法機構面臨退休潮，根據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發表的《二零一八年司法人員薪酬檢討報告》，退休是法官及司法人員流失的主要原因，而退休情況對司法人員人手構成挑戰。法官及司法人員退休人數預計在2018-2019年度為8人，2019-2020年度則會增加至14人，在2020-2021年度輕微回落至12人，總共有34人。即是說，這兩三年內，將會有34位法官或司法人員退休。現時各級法官的編制總數為218人，但實際人數只有156人，換言之，空缺達五六十人。除了終審法院4個法官編制是滿額外，其餘各級法院法官的實際人數均較編制為少。其中，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的編制應有共48位法官，惟實際法官人數只有40位，尚欠8位。

此外，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法官的最高退休年齡，建議由70歲提高至75歲，而其他法院法官的最高退休年齡由65歲上調至70歲，從而解決目前法官人手短缺的問題，以及未來數年因退休潮而出現人手短缺的困難。當然，面對現時法官人手短缺的問題，當局透過延展各級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從而減少法官人手流失，是無可厚非的。再者，法官為司法系統內最重要一員，讓一些具有經驗的法官繼續留效司法系統，對維持司法系統的穩定性有極大的作用，所以我對《條例草案》予以肯定及支持。不過，面對法官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當局是否單靠延展各級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便可解決有關問題呢？

現時各級法院的法官人手嚴重不足已令不少案件的訴訟期——不論是刑事或民事案件——不必要地拖延。一方面，這個問題令法治遲遲未能得到彰顯，犯罪或犯錯的一方未能盡早承擔其應有的罪責及懲罰，受屈或受害的一方亦未能及時獲得應有的公義，早日釋懷。另一方面，案件的審理被拖延，誰是誰非遲遲未得到裁決，亦令社會上的爭拗未能盡快平息，特別是一些社會各界極為關注或對香港社會影響深遠的案件，越遲審理，對香港社會的衝擊便越大。今年6月，暴徒不斷四處作惡，攻擊警隊，圍攻警署、政府建築物及破壞立法會大樓，以至圍堵機場、毆打內地來港旅客和記者。現時，他們更隨意毆打持不同政見的市民；不斷破壞港鐵設施，令港鐵全線停駛；對中資銀行、機構和企業，以及支持警隊的食肆和商店打、砸、搶、燒。雖然警隊在過去4個多月已前後拘捕了近3,300多人，但直至目前為止，依然未有任何有關的案件完成法庭審訊程序，未有任何一名暴徒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這不但令不少暴徒能夠在保釋期間繼續參與暴行，使警隊疲於奔命；更令他們可以明目張膽地進一步加劇作惡的暴力程度，完全將法律、法治，甚至連基本的人性均視之為無物。正如蔣麗芸議員剛才說："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我覺得只有盡快把暴徒繩之於法，令他們接受法律制裁，香港社會才能止暴制亂，早日回復安寧，並擺脫目前的困境。在此，我認為香港法庭處理及審判案件曠日持久的情況是不能接受的。現時香港社會動盪不安，香港法庭處理及審判案件仍然曠日持久的話，對香港並非好事。

現時香港有3間大學設有法學院，每年培訓數以百計不同程度的法律畢業生，但仍然出現法官嚴重短缺，無法招聘足夠法官的情況，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雖然當局強調不會隨意降低招聘法官的門檻，以防止不合資格人士成為法官。這個說法表面看似有理有節。然而，我們只要仔細想想，便會意識到現時的法官招聘困難，導致法官長期出現缺員的情況，並非一年半載的事情，而是持續了一段非常長的時間。各級法院的法官長期缺員，某程度上導致終審法院欠缺法官，而令其在審議重大案件時，需要聘請海外非常任法官。當然，《基本法》容許海外非常任法官參與審議終審法院的案件，但當時的考慮是當時香港未有足夠法官擔任終審法院的法官。然而，22年已過去，香港每年培訓出大量法律專業的畢業生，卻依然要借助海外法官審議本港的案件。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以延展各級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同時要求當局全面檢討及改革各級法院法官的招聘門檻和條件，並建立有關的培訓和晉升機制。

這主要是因為政府指目前司法機構正面臨"退休潮"。從數字來看，人手短缺的情況實在嚴重。各級法院的總編制人數應為218人，但實際人數竟然只有156人。

我相信實施這辦法後，可令有經驗的法官繼續留任司法系統，可望維持司法系統的穩定性。我認為這對解決現時法官人手嚴重不足應有一定幫助。

我相信大家現時也看到，由於各級法院法官人手不足，很多案件也要無限期拖延，拖延的時間也頗長。

現時已出現一種很嚴重的情況，就是免遣返聲請個案的司法覆核申請已經高達6,000宗。

現時申請免遣返聲請的人士，每人每月可獲人道支援約3,500元，1年即約42,000元。

大家可以想象，司法系統每年可處理1,000宗個案，如果有1萬宗，那便要10年才可完成這些積壓的個案。

除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個案外，我們還有很多個案需要處理。究竟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今年6月，司法機構建議把處理免遣返聲請申請司法覆核許可個案的上訴庭法官人數，由3名減至2名，以期加快聆訊，提高效率。然而，大家聽到剛才的數字，就會知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機會非常低。

除增加人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呢？我認為政府責無旁貸，應要思量一下。

當時，倫敦警方拘捕了4,000人，特別法庭近乎24小時不斷運作......

反觀現時香港面對的情況，如果單靠現有機制繼續運作，即使加上今天可能獲通過的《條例草案》而延展法官的退休年齡，我們仍然未能處理現時手上的個案。

事實上，對受害人或犯罪者而言，他們也希望案件越快解決越好，不希望拖延，這是我們現正面對的問題。

根據《法官行為指引》第76段規定，"法官應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參與政治活動"，而作為法官亦不應評論政治。如果法官對政治過於表態的話，這樣會令市民懷疑法官的判決能否保持公平公正。不過，在這次反修例風波期間，有現任法官違背政治中立的原則，以實名聯署方式，高調地公開表態反對政府修例，亦有個別法官以匿名方式向傳媒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其實這是嚴重違犯《法官行為指引》的。

這做法令很多市民懷疑法官與法官之間存在官官相衞，法官等於"無皇管"。因此，他們擔心法庭審案是否公平公正，而延展法官退休年齡的安排也可能包括他們認為不公平公正、有問題的法官，令他們質疑是否合理。事實上，有些案例真的令人感到疑惑。例如有人將國旗丟進沙田的噴水池、又用腳踐踏國旗，亦即干犯侮辱國旗罪，但最後只被判社會服務令200小時。然而，有內地人士因為手持"英國政客是瘋子，停止插手香港"等標語，以及向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徽章潑黑色漆油，便即被判監兩個星期。市民擔心為何會出現不同的情況，關注判案標準為何，以及一旦將一些判案沒有標準的法官的退休年齡延展，對香港是否有好處。此外，有市民認為保釋制度也很有問題，因為這段時間有很多人涉嫌暴動被捕，但法庭會批准他們保釋外出。

舉例來說，有人用刀割傷教師被拒絕保釋，但有人涉嫌咬斷警員手指及涉嫌在商場內高空擲物則獲准保釋，更有人獲准保釋外遊。

主席，近年來很多地方也如英國一樣，成立了量刑委員會及監察司法委員會。

因此，主席，我支持這項《條例草案》，但我希望政府會研究成立監察司法委員會及量刑委員會等機構，讓市民對司法系統保持信心，釋除他們對司法不公的疑慮。

是否只是靠有經驗的法官便做得到？

主席，對於特區政府接納司法機構的建議，包括將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及原訟法庭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由現時的65歲延展至70歲；將土地審裁處成員、裁判官及其他屬裁判官級別的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由60歲延展至65歲；將區域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維持在65歲，但設有過渡安排；以及讓現任法官及司法人員選擇是否轉至新退休安排，或者沿用現行安排，從加強司法機構的人手支援的角度而言，我原則上是支持的，並且相信有關建議會對司法機構的運作效率和成效有一定幫助。不過，從司法機構長遠的人力資源發展角度來看，單靠延展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是否一個理想的治本方法呢？我認為，長遠而言，必須探討如何吸納更多律師及大律師加入司法機構，並且挽留他們，希望減低流失率，當然亦可提供一些退休方面的保障，藉以從結構上紓緩司法機構因招聘困難而導致人手不足的問題。主席，談到法官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提及關於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當然，司法機構獨立於政府其餘兩大機關，以確保司法機構能夠有效制衡行政及立法機關，防止濫權。《基本法》中有數項條文，闡明了司法部門享有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包括第二條保證了香港有權依照《基本法》的規定，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十九條規定，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第八十五條亦規定，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八十八條亦提到，法院的法官是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而該委員會是由本地法官及法律界和其他領域人士組成的獨立法定機構。香港對司法人員的篩選非常嚴格，確保只有廉潔正直，並且符合獨立性和專業性所要求的操守標準，以及具備豐富法律經驗的人選，才會獲考慮任命為司法人員。

由此可見，司法獨立對於法官在這兩方面的制衡，其實亦導致了為何律師或大律師未必願意加入司法機構工作。他們會否覺得個人的言論自由或會稍為受到限制？因為如果出任法官，便未必可以出入夜店，在公眾場合發表言論時亦要非常小心。

然而，由於現行機制禁止他們離職後再度私人執業，財政方面當然亦可能是他們的考慮因素。這次的議題是關於法定退休年齡及法官的退休安排。

第二項建議是將土地審裁處成員、裁判官及其他屬裁判官級別的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這是與公務員的機制作比較後得出。

現時等候上訴的個案有4,000多宗，等候司法覆核的個案則多達6,000多宗，但實際數目是否這麼少呢？

此外，司法機構亦表示，案件量未必完全反映法官及司法人員現時的工作量。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酷刑聲請個案之外，其實還有民事上訴、刑事、離婚、土地審裁等案件，這些複雜案件的聆訊時間越來越長，因為現時許多民事案件的訴訟人都沒有律師代表，令法官的工作量因而大增。

現時高等法院法官的月薪大概是20萬元至30萬元不等，但對於私人執業的律師或資深大律師而言，這個金額可能大約等於他們數天工作量的酬金而已，確實是天淵之別，難怪很少人願意加入司法機構工作。

另一方面，如果可以增加相應的福利和津貼，吸引他們加入司法機構，其實亦是一件好事。

然而，主席，如果單靠加薪及改善服務條件來吸引人才，我擔心仍未能有效紓解法官及司法人員短缺的問題。

延長法官退休年齡，我相信一定有助減輕或最低限度延遲法官因退休而人手流失的問題。

這些都是延展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的理由。

主席，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討論多年，這亦是法律界長期以來要求司法機關推行的改革之一。法律界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亦非常一致，認為法官的退休年齡應該與時並進。隨着香港人或很多專業人士的工作年齡不斷延長，要求法官在60歲或65歲便要退休，其實十分浪費，因為法官的年資對於其經驗——尤其是審理案件方面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經驗需要累積而來。因此，現時我們看到很多優秀的律師——無論他們是私人執業或在政府其他部門工作——其實有意加入司法機關服務，但由於退休年齡是60歲或65歲而令他們卻步，因為若他們50多歲才決定加入司法機關，服務年期剩餘不足10年的話，這不但會對司法機關的服務或整體司法服務構成很大的限制，亦會令很多人因而不想加入司法機關。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易明，故此我不太明白為何多位建制派議員要如此長篇大論地發言。當然，我們需要並希望司法機關能夠挽留人才，讓這些人才可以在司法機關服務長久一點。事實上，大家看到現時從外國——例如英國和澳洲等地——來港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人士，全部均是七十多八十歲，大部分都較現時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年長。我們會在隨後的議案中，確認其中一位來自英國的非常任法官的任命，其年紀亦不小，但從來沒有人——包括所有其他實行普通法的地域——會因為他已年過70而質疑其能力。這正好證明了香港必須與時並進，改革法官的退休制度，令香港具備質素的法官亦可服務至70歲或以上，甚至是76歲，這個道理很簡單。當然，談到司法人員的招聘問題，純粹延展退休年齡是絕對無法解決目前的問題的。其實，法律界一直以來都希望司法機關考慮從海外聘請更多具備資格及曾接受適當訓練的人士來港擔任法官。尤其是原訟法庭長期人手不足，案件排期很久，例如現在要向一位法官申請3小時的排期，可能要等候4至6個月，這個情況絕對不理想。

就是因為他們看見香港法庭的效率出現問題，尤其是原訟法庭的民事訴訟方面。其實法律界已反映這個問題多年，如果問題在於人手不足，司法機關肯定有足夠資源增聘人手；如果是因為本地人才不足，為何司法機關不考慮聘請外國法官來港工作呢？

我不是說暫委法官不好，但問題是，當聆案日程表上全部或絕大部分都是暫委法官的話，便很明顯反映了現時司法機關缺乏人手的問題，這並非單靠延展退休年齡便能夠解決的，一定要從制度本身去探討這個問題。數年前，我們支持司法機關改善原訟法庭法官及區域法院法官的薪酬和待遇，現時情況已大有改善。而我相信，主席，一些想加入司法機關服務香港市民的法律界人士，他們不會——亦永遠不會——單單是為了金錢而加入。

若以私人執業的收入水平作標準，法官的薪酬是永遠也追不上的，亦沒有可能及沒有需要追上這個水平，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加入司法機關的人一定有自己的其他原因，故此亦不需要以薪酬作為誘因。而我們認為，法官目前的薪酬已經不錯，加上額外津貼等，其待遇已經很不錯。他們加入司法機關，當然是為了服務社會，但正如剛才有同事提及，工作壓力沉重的問題，其實亦需要處理。否則，即使延展了退休年齡，但工作太辛苦，他們可能亦不想工作到70歲，甚至可能不想工作到65歲，要提早退休。

主席，最後一點，司法機關聘請私人執業的法律界人士擔任法官時，很多時候都是從大律師行業中聘請。我不是說這個做法有問題，因為大律師——尤其是資深大律師——無論是對法庭運作的認識或在法庭的經驗，一定勝過很多從事其他行業或不同範疇的律師。但我希望司法機關會多加留意事務律師，尤其是有訴訟經驗的事務律師，其實他們很多都是適合擔任法官的人才。現時不少高等法院法官亦曾經是事務律師，而不是大律師，他們現在的表現，無論是所肩負的工作量等，都是令人敬佩的。

很可惜，近年較少看到司法機關長期聘任事務律師擔任法官，不只是暫委法官，而是長期擔任法官或司法人員，這個情況比較少見，實在非常可惜。主席，在過去一天，我聽到很多建制派議員都藉此機會批評法庭處事手法偏頗，或者說"警察拉人，法官放人"，我不認為這些與我們今天討論延展法官退休年齡的議題有任何關係。

我無意仿效這些議員，在這個場合說出一些無關重要及與議題毫無關係的說話。我亦不會透過這個場合，嘗試談論法庭最近的一些判決，或者未來數千宗與現時反修例運動有關的檢控個案。其實，我們現時所說的延展法官退休年齡，最大的得益或最大的幫助並不在於刑事方面，而是民事訴訟方面的工作量，與原訟法庭及終審法院挽留人才的問題尤其相關。他們說現時那二三千宗將會在裁判法院處理的案件，根本是完全無關。

那二三千宗案件大部分都會在裁判法院審理，所以與現時有關延展退休年齡的辯論完全無關，不應將兩者混為一談。主席，我支持《2019年司法人員條例草案》，亦希望法庭及司法機構會採納法律界一直以來就司法人員聘任條件所提出的意見。

有人會問，現時法官退休後可以做甚麼呢？

這次的議題是關於法定退休年齡及法官的退休安排。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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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